主席，議會目前審議將沒有修正案的42項開支總目的款額納入附表。

主席，我提出一項修正案，要求將總目92削減432萬元，相當於律政司司長1年的工資。過去1年，大家都看到律政司司長的表現，不僅民主派或支持民主派的市民覺得她大有問題，連建制派也認為，這名律政司司長完全不稱職。似乎她唯一經常做或懂得做的事情是推廣國際仲裁。

這是浪費氣力、本末倒置的。試問現在簽訂合約的人，會否將香港作為調解或仲裁中心？很多人不會選擇這樣做。

律政司司長沒有好好解說、沒有來立法會回答問題，也沒有善盡責任，確保《條例草案》符合香港人最基本的期望。

《條例草案》的審議搞得一塌糊塗，當然不能只怪律政司司長——雖然她要負上很大責任——亦要怪始作俑者。

就檢控工作而言，律政司應在沒有政治考慮的情況下，獨立地作出檢控決定，但很可惜，律政司司長在過去一段時間作出的檢控決定，明顯地有濃厚政治色彩和政治動機。

但是，在"七二一"事件中，多名白衣人在元朗打人，多少人被拘捕？

律政司司長可能會說她看不到警暴，看不到警方濫用權力，亂打人或亂拘捕人。然而，七八千名示威者被拘捕，1,000多人被檢控，大家會否相信律政司司長作出檢控決定時，沒有政治考慮？

律政司司長最重要的權力是檢控權。如果這個公權力被濫用，全香港人將一起受害。在處理UGL案件時，律政司司長決定不檢控梁振英，並發出只有一頁紙的簡短聲明來解釋所謂的"決定"。我相信，律政司司長當仲裁員的時候，也不會就如此重要的決定，作出只有一頁紙的判詞或解釋。那是一個如此重大的決定，關乎會否檢控一位前行政長官涉嫌收取UGL5,000萬元的利益，但她卻只用一頁紙解釋不予檢控。如果她要令人信服這是一個獨立決定，並信服這個決定沒有政治考慮，她應將理據詳細鋪陳。在作出這個涉及公眾利益的重大決定前，她曾諮詢哪位外間資深大律師？

很多法律界人士感到非常心痛，非常可惜的是，律政司司長"一蟹不如一蟹"。當然，不只律政司司長可以比喻為"一蟹不如一蟹"，這個比喻也適用於行政長官和政務司司長。

大家都看到，她完全未能推動法案、行使檢控權或向公眾解釋。所以，我提出這項修正案，將總目92削減432萬元。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提出的修正案，主要是削減行政長官的薪酬及其辦公室的運作開支，以及整個警隊的預算開支，當中還包括香港旅遊發展局舉辦的一些盛事的預算開支，但這部分我不特別談論，我覺得根本是浪費公帑。至於削減行政長官和警隊的整體預算開支的原因很簡單：我認為他們出賣了香港。"林鄭"出賣了香港人的自由、在"一國兩制"下所得到的保障，也出賣了香港在《基本法》下享有的"高度自治"、基本人權和法治。這些通通在"林鄭"的領導下，完全臣服於共產黨，而警隊則甘願作為政權的打手，甚至亦很可能從中——正如警務處處長早前所說——獲得政治紅利。這次的財政預算案便是證據，警務處的預算開支較去年的預算開支增加四分之一，增聘2,000多人，將整個警隊的人數推至超過38,000人。香港現時的警民比例在全世界已名列前茅，我們有太多警察，處長還在說香港從來都是很安全的城市，那麼聘請那麼多警察來做甚麼？便是要打壓社會運動和異見分子。警隊執法不公，用政治來判斷自己的立場，然後手執法律，執行私刑。這樣的警隊當然不能姑息，當然不能讓它繼續這樣運作下去。"林鄭"的罪行、為香港帶來的禍害、對香港造成的破壞簡直是罄竹難書。遠的我不多談，只談4月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突然自稱有監督權，不但不受《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的規管，甚至原來是香港的"太上皇"。

那麼整個格局便很清楚了，"林鄭"第一次赤裸地公開承認我們有位市委書記——駱惠寧，而她只不過是市長。這將香港變成甚麼呢？便是變成一個大陸城市，及早納入大灣區，還何須搞"一國兩制"？"一國兩制"的重點便是在回歸後，香港市民有自己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一切情況與內地不同。如今突然說完全納入，對香港人是很大的威脅，對國際社會而言亦不是適合的做法。大家尊重中國的主權，而中國必須讓香港維持獨有的制度，維持我們作為國際城市的生活方式、文明水平、市民對政府和社會秩序的基本期望。

《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所訂明的"高度自治"便是要河水不犯井水。《基本法》的制度便是要令香港人放心，在主權移交後，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不會改變；魯平和姜恩柱說得很清楚，內地的各部門等是不會干預香港事務的，香港會繼續"高度自治"。便是除了國防和外交之外，其他事務不會干預，由香港人自行處理，繼續"港人治港"，香港有獨立的貨幣、法律制度、社會制度，香港的經濟向外開放，港幣可與其他國際貨幣直接交換。

這正是統治者想看到的心態，他們便是想香港人務實、實際些、"認命"。

"一國兩制"是虛假的，《基本法》只是騙人的。如果這樣，那麼香港便完蛋了，香港便會在"林鄭"手上喪失一切。

他們要我們苟且偷生。

像你這樣的人，說你意外死你就意外死，說你是自殺你就是自殺。像你這樣的人，叫你頂案你就頂案，說你犯過多少刑案你就犯了多少刑案"......

在內地曾經發生這樣的慘案，一名蒙古青年......

香港有很多屍體發現案、自殺案和不知如何出現的命案。這段對白雖然是陳冠中多年前撰寫小說時所寫下，亦非在香港發生的事，但我不知道香港是否已經出現這情況，或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過去一年，"林鄭"在"反送中"事件中如何處理問題呢？

雖然我不是業界代表，也沒有私家車，但我也深感油價問題嚴重。

但徐英偉有一個特別的背景，就是他是目前唯一升任副局長並再晉升至局長的政治助理，而且在2008年至2017年期間於民政事務局任職政治助理，應該頗為熟悉相關運作。

是的，159條。

此外，民政事務局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帶頭打壓區議會，不務正業，削減區議會開支，箝制區議員的議事自由。

老實說，以往建制派當道，各區議會連反對佔中也不知討論了多少回。

亂象叢生有以下原因：第一，其實香港一直存在一個偽命題，政府向市民從小灌輸香港地少人多這個概念。

目前出現所謂的土地短缺問題，其實源於土地運用不善，其中軍事用地有2,700公頃，我希望稍後有同事會反駁我們。

北京不知是出於真情還是假意，經常指土地問題是香港的主要問題和深層次矛盾，但卻未曾做過任何工作。

我用一個最新發表的審計報告來說明，我今早也曾提到，我會在這個辯論時段"招呼"發展局。該審計報告指出，政府其實做得十分差勁，發展局轄下地政總署的土地管理基本上乏善足陳、一塌糊塗，被審計處批評至體無完膚。審計處發現數個問題，其實離不開我之前作出的4個批評：第一，行政失當、山頭主義；第二，審批緩慢，用"拖字訣"；第三，浪費土地、管理馬虎；第四，永續短租、欠缺規劃。由於時間所限，我簡略向大家交代。

多個部門以往獲分配多幅土地，例如教育局在某些學校被殺校後一直持有學校的用地，沒有釋放出來作再發展或再規劃用途，反而允許一些部門以短租形式霸佔，說得難聽一點，便是"佔着茅坑不拉屎"，以防日後人口數據或其部門負責的範疇出現變化時無法覓地。這便是自私的做法、山頭主義及行政失當。主席，近期最新鮮滾熱辣的事件，就是一宗在九龍灣閒置的聖若瑟英文中學舊校舍搗破的爆炸品發現案。

大家都不知道，只能拭目以待。

第三，浪費土地、管理馬虎。

地政總署原訂對所有短期租約用地採用"7年原則"，即租用年期不應超過7年。

獲撥的土地全都位於高度環境保育區域附近的具爭議地帶或濕地地帶，究竟地產商是真心幫政府，還是要加害政府，"借艇割禾"而找政府"過橋"呢？

政府早前表示，香港作為一個開放型小經濟體，無法不被牽動，我們仍然是一個依附在中國附近的經濟體。

由於我認為發展局局長過去的表現乏善足陳，因此提出有關修正案。

她最豪氣的說話是甚麼？

"林鄭"的表現實在太差，簡直令香港水深火熱。不過，我認為再花時間在"林鄭"這個婦人身上其實沒有意思，因為香港人連她的名字都不想提起，簡直把她當作不存在。

她是個"陀衰家"，不止"陀衰"香港，現在大陸也被她"陀衰"。有個算命的人說"林鄭"的命格差得不得了，不過我不說這些事。

我最擔心的是這只是第一波，以後陸續有來。

我看見副局長在席，便也談談房屋問題。年輕人完全沒有希望。雖然地產商都說最好要"鬆綁"，要把樓市再"炒"一下，但香港現時的樓價已是全世界最高。

然而，情況其實可能是朋比為奸。

這是香港的毒咒，為甚麼？

現在所有市民都討厭警察，為何弄得這個地步？大家心知肚明，當警察成為打壓或政治工具時，便不再有靈魂。

然而，最可笑又可悲的是，"林鄭"說要靠這3萬多個警察——市民現稱為"黑警"——來統治香港。

"林鄭"說口罩戴上了也要摘下來，但我想對"林鄭"說：你拿了1元也要還給香港人。

主席，對於郭家麒議員剛才的發言，我身為黨友當然十分支持，除了其中一點。他說警察好像"古惑仔"一樣，隨意打人。

警察還有"警暴紅利"，例如，鄧炳強、陶輝等人升職，還有最新的"一門三傑"，即3名高級警務人員佔用公地、僭建或將牌照屋出租。

我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693條，提出削減總目143在分目000運作開支項下的撥款418萬元，大約相當於2020-2021年度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全年薪金。

一些初級警務人員公然挑戰高級很多的張建宗司長，指他不能夠代表警隊。當時，警務處處長盧偉聰沒有訓斥這些下屬，但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理應指斥他們，而不是一聲不吭。這是真正的政治凌駕專業，令公務員政治中立不再。《公務員守則》看似只是用來打壓異己，而非遵守所謂政治中立的原則。

其實，所有人，包括主席都不知道出外會否被警察拘捕，現在也有人外出時因違反"限聚令"而被票控。

當局不可限制其人身自由，他乘搭飛機離開香港也沒有問題，也不需要交出旅遊證件。

警務處處長有否失職？

在眾多局長當中，只有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可以這樣做，只有他是例外。

他能否公正地代表公務員和捍衞公務員的利益和政治中立？

如果政府將來要求高級公務員宣誓，不要忘記，公務員制度下有少數族裔人士，但根據中國憲法，他們並非有中國血統的人。

中國不承認他們是中國公民，但卻要求他們宣誓效忠中央人民政府？

公務員只有一種，不論是警察還是食環署人員，他們必須奉公守法、公正嚴明、盡忠職守，政治中立，但我們看不到......

首先，關於政制。

我認為香港社會現時真的不斷沉淪，而罪魁禍首絕對是我們的政治制度不民主，加上政府的管治水平非常差劣，以致今天民不聊生。建制派有些議員說我們"攬炒"香港，但是我們一直說，香港為何會進入如斯境地？其實，我們看到香港現時的政治制度無法擺平社會內部的矛盾及撕裂。主席，雖然現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由聶德權換上另一人，但無論換上誰，我們都無法強迫他交出政制改革的時間表。

其實，是誰"攬炒"香港呢？如果不是建制派和政府，包括保安局局長推行《逃犯條例》修訂，香港現在便不會這樣。現在他們更好像恐怕香港死得不夠慘，還說要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是否想香港死得更快呢？政府最近搞甚麼"香港再出發"，其實正如我剛才所說，根本是帶領香港進入另一個死局。如果大家真的想香港向前行，我真的覺得，"林鄭"政府也好，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也好，保安局也好，他們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但亦有些事是不應做的，不應在未有雙普選前進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要做的是盡快重啟政改，落實雙普選，回應五大訴求。但是，我們在立法會內問了很久，都聽不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或政府何時就政改提出時間表。主席，我覺得這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失職，亦都是政府的失職。主席，由2014年雨傘運動至今，警方濫權不斷變本加厲。過去一年，其實"林鄭"政府不斷縱容警隊濫用暴力，她對警隊無法無天的情況視而不見，任由警察暴打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由去年6月至今，已經有很多人被捕、受傷，而被捕入獄的在囚人士中，亦都有被虐打，剛才已有其他議員提到。警隊的違法行為，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他們當然可以作出合理的拘捕，但拘捕後，警察無權強行扭斷被捕人士的手腳，令他們肢體受損，亦無權用警棍"打爆"年輕人的頭，向他們近距離發射實彈。

根據李家超在二讀時的發言，以及昨天鄧炳強出席保安事務委員會會議時的發言，他們說完全看不到曾出現市民所批評的警暴，他們完全不同意。

對於所有市民都看到的事實，警方都可以否認。李家超更說，示威者在過去大半年，如何用暴力掘起多少塊磚頭、拆走多少米欄杆，香港過去是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但現時被大量示威遊行改變了；年輕人因為犯法，前途盡毀，最可惡的就是背後教唆他們犯法的人，自己不用去受苦，然後得到甚麼政治金錢利益。鄧炳強也有相同的說法。問題是李家超作出指控時並沒有提出真憑實據，被問及究竟是哪些人教唆年輕人，如何教唆年輕人，得到甚麼利益，他們卻說得不清不楚。局長的發言態度非常囂張跋扈、狂妄自大。

為何他不需要為警隊在他的領導下走向一個這樣的狀態而問責下台呢？說到行政長官，她其實都是有責任的。香港的問責官員現已變為不需要問責，不管做得多麼差、民望多麼低、毀滅一隊警隊，弄成這樣子，也不需要問責，我覺得情況是極度惡劣的。

主席，我認為香港如果真的要再出發，必須正視我們的政治制度不民主的問題，我們的行政長官和其政府，沒有完全從捍衞香港人利益的角度保衞香港。如果特首欠缺管治香港的意志，不能夠事事從香港的利益出發，我覺得這個已經不是"一國兩制"，已經是被西環的管治隊伍領導和架空的香港特區政府，這樣還有甚麼前途可言呢？現在成立的甚麼大聯盟，全部清一色由左派、建制派的人"吹雞"組成，其實這樣無法救香港，始終我們最核心的問題，仍然是要處理我們的制度問題。

我相信她勤力工作，只是問題出在哪裏？先談談局長處理防疫的問題。其實，我剛才已經提到，特區政府有否從香港人利益的角度，處理關於防疫的資訊呢？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接受鳳凰衞視"問答神州"節目主持吳小莉專訪時曾經透露，他去年12月24日已經通知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他相信中國內地正發生一次類似SARS的疫情，懷疑這種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已經在內地發生，因為他和很多內地學者交流頻繁，知道國內正發生一些事情。雖然袁國勇教授後來改口，指他說的日子不是12月24日平安夜當天，而是12月31日，無論是12月24日或31日，他已經在12月底告訴陳肇始局長，內地有事情發生，香港要做好準備。問題是，我們真的看不到陳肇始局長在收到這些資訊後，立刻派人前往內地了解發生甚麼事情。1月5日，隨着內地持續封鎖疫情資訊，特區政府仍然慢條斯理，把關不嚴，致令疫情很快便從內地擴散到香港。所以，我早已跟政府和陳肇始說，我們不可以單方面相信內地提供的資訊，而是應該自行防範，這樣才能避免歷史重演。中國和世界衞生組織初期一直淡化病毒會人傳人的事實，在1月15日之前，還表示病毒人傳人的機會十分低；1月15日，武漢市衞生健康委員會指病毒會有限度人傳人；再到1月20日，鍾南山說病毒會人傳人，特區政府才開始重視防控措施。武漢在1月23日封城，但基本上病毒已經傳播出去，因為武漢封城前，已經有500萬名武漢市民離開武漢，分散至內地不同城市，包括前來香港，然後前往全球各國，令這個所謂全球性的武漢肺炎大爆發至目前的狀態......

主席，有些人喜歡用政治操控語言，因為北京說不可以用"武漢肺炎"這個名稱，他們於是鸚鵡學舌，一定不讓人說，全世界也知道肺炎從哪裏爆發的。主席，我提出削減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的全年薪酬，是因為她輕視疫情資訊，沒有做好準備。當然，她亦沒有為醫護人員提供足夠的保障，他們要求封關，政府卻拖拖拉拉。

主席，我發言反對第26項至第32項涉及削減香港警務處預算開支的修正案。在2019年6月之前，香港多年來一直是全球最安全的地區之一，但歷經反修例風波，根據經濟學人智庫發表的2019年全球安全城市指數，香港由2017年的第九位急跌11位至第二十位。2019年全球城市競爭力研究院公布的2019年中國最安全城市排行榜，香港亦從第一位跌至第十三位。縱觀香港2019年整體治安水平，全年共有59,225宗罪案，較2018年增加5,000宗，上升9.2%，其中上半年整體罪案數字較2018年同期下跌4.7%。然而，自7月起，反修例事件引致大量暴力和違法行為，令2019年全年整體罪案數目自2007年以來首次回升。全年的顯著特點就是暴力罪案上升，而且青少年違法犯罪激增。因反修例事件犯法而被捕的人有近四成，即2,442人是10歲至20歲的青少年；因干犯刑事罪行而被捕的青少年有4,268人，較2018年大增1,499人，上升幅度為54.1%；因干犯妨礙公安罪行，包括非法集結和暴動罪而被捕的青少年有1,600人，較2018年上升21倍。違法達義、暴力"攬炒"不僅令香港的治安水平急劇下跌，更加劇社會分裂，影響香港經濟、民心。社會的安全穩定離不開警隊的工作，警隊肩負打擊罪行及保護市民生命財產的重要職責，是香港經濟、民生穩定發展的基礎。維持社會治安、反對恐怖主義、防止和偵破罪案、維護道路安全，警方的工作關乎市民的生活，而且具有不可替代性。第26項修正案削減香港警隊全年運作的預算開支，第27項修正案削減警隊酬金和特別服務金，以及第28項修正案削減用於證人、囚犯和遞解出境者的預算開支，無疑會影響警隊的正常運作，是罔顧社會治安、放任犯罪及無視民生極不負責任的政治"攬炒"。主席，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中警隊開支引起較大關注和爭議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相關預算開支大幅增加，第二是源於部分社會人士對警隊的執法方式和水平有所不滿，認為是用納稅人的金錢購買武器和裝備來攻擊香港人。就第一點來說，預算開支增加應否獲得支持，必須考慮是否有切實需要。根據政府提交的文件，警務處的四大綱領，即維持社會治安、防止及偵破罪案、道路安全及行動單位的工作，在2020-2021年度的預算開支較2019-2020年度修訂預算分別增加8億420萬元、4億3,230萬元、1億750萬元及8億5,510萬元，而人手編制則分別增加1,132、407、38和966個職位。雖然由於新冠病毒的疫情，近3個月的反修例違法聚集和暴力行為已有所減少，但亦發生意圖製造炸彈襲擊等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和市民安全的事件，我們萬萬不可掉以輕心。再者，隨着4月下旬以來，本地疫情發展相對平緩，反修例違法聚集活動時有發生，包括4月26日在太古城及4月28日在國際金融中心的"和你唱"集會，不僅違反"限聚令"，更有人舉起"港獨"的旗幟。極端分子趁"五一"假期再次煽動，威脅使用暴力，更有一名15歲少年向警車投擲汽油彈。主席，雖然國際間不同地區對如何定義恐怖主義均有一定的爭議，但較大的共識是，恐怖主義是為了達成宗教、政治或其他意識形態上的目的而故意攻擊平民，或把他們的安危置之不理，有意製造恐慌的暴力行為。在反修例運動中，不管自認訴求合理或高尚，但炸彈、汽油彈等大殺傷力武器是不長眼睛的。違法暴力、縱火等事件令到人心惶惶，市道冷清。香港已經產生恐怖主義的苗頭，絕對不是無的放矢。警方在最近數月破獲的武器庫內，便含有世界恐怖分子常用的土製炸彈、火藥、遙控裝置、2.6噸的化學品、炸彈實驗室、A15步槍及過千發子彈。醫護罷工，要脅對內地封關；公共設施和交通要道如明愛醫院、深圳灣口岸和羅湖港鐵站均曾發生炸彈爆炸案。處理相關違法活動的任務艱巨，所以在社會上廣傳違法達義的概念，所謂的義士獲聲援及讚揚並獲英雄般禮待的氛圍下，是有實際運作需要增加警隊人手，以及補充及更新裝備，特別是在目前香港的疫情平復後，暴力"攬炒"確有回溫之勢。絕大多數市民在經濟急劇下行及失業率攀升的現況下，誠心希望社會秩序恢復，經濟早日復蘇。警隊為打擊罪行增添人手和裝備，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為香港經濟及民生提供穩定的社會環境的工作，應該得到支持。如果說警隊為填補運作需要而增聘人手及購買裝備，是浪費香港納稅人的血汗錢，那麼為何在暴力抗爭中破壞所謂的死物，包括公共設施，例如我們的立法會大樓、交通燈、港鐵等，卻不需要承擔責任，而要用納稅人的金錢進行修繕工程？主席，補充人手和裝備固然有切實需要，但如何管理使用人手和設備更為重要。憂慮警隊的執法方式和水平，是社會上部分人士反對預算案中警務處2020-2021年度的開支及議員提出相關修正案的根本原因。首先，在職權上，根據《警隊條例》第10條，警務處有法定責任維持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當有違法堵塞道路、癱瘓交通、非法集結及暴力衝擊等情況出現，嚴重影響公眾安寧時，警隊必須迅速作出專業判斷，採取合適行動，恢復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雖然《基本法》第二十七條確保香港居民享有集會、遊行、示威等自由，但這些自由並非不受限制。自去年6月開始，香港已有超過9,900次示威、遊行和公眾集會，當中很多均演變成為暴力違法行為，包括肆意堵路、癱瘓交通、縱火、拋磚、擲汽油彈、蓄意破壞和焚燒商鋪、非法禁錮、殺人及嚴重傷人等，大家都有目共睹。大學變成了製造汽油彈的基地，窩藏暴動罪犯，更是前所未見。如果犯法不被追究，執法者看到犯法行為而不執法，那麼我們的法治將何去何從？對於社會上有相當數量的人士指責警暴問題，在執法運作上，警隊有使用武力方面的指引。然而，在執法和個人品格方面，無可避免會有害群之馬，有部分警員可能涉嫌使用過分武力。不過，自去年6月以來，雖然香港經歷多月近似瘋狂的暴力衝擊，但卻從未有任何人因警方的執法行動而失去性命，反而有人因暴徒的行動而喪失性命。這豈不正正說明了一些道理嗎？主席，關鍵的是，現有機制能否及時有效處理相關人士，以及糾正警務處處理事件的方法。現行處理機制包括香港廉政公署處理與反修例有關的警員受賄案件、法定機構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處理警察的投訴，以及警察內部的處分機制，其中監警會的首階段報告最快於5月公布。原本審視範圍涵蓋2019年6月9日至7月1日的事件，但為令內容更為全面，報告擴大審視範圍至涵蓋一些具爭議、公眾關注及較不尋常的事件，例如元朗"七二一"事件及太子站"八三一"事件。報告即將面世，務實的做法是閱讀及審視報告是否客觀、準確，並參考其建議，改善警隊的運作。如果報告顯示監警會確實欠缺調查能力，那便不應該排除由具權力的獨立機構進行更深入調查的可能性。主席，在香港社會政見高度對立的現況下，我明白社會上對警務處預算撥款達到歷史新高的憂慮。可是，面對暴力"攬炒"回溫，部分人士為達致訴求而違法及不擇手段，以致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經濟及民生的情況，確實有需要增加警務處的預算開支。因此，我反對修正案編號26至32。

主席，正所謂"年年歲歲花相似"，在每年的財政預算案辯論中，反對派議員都提出大量修正案，要求削減不同政府部門的開支。雖然他們每年巧立名目，但其實來來去去也是"三幅被"。

他們的目的，無非是為反對而反對，以為反而反、為"拉布"而"拉布"的政治表態來迎合反政府的政治力量，阻礙特區政府施政，阻礙預算案通過，希望"攬炒"香港。不過，反對派今年竟然高抬貴手，只提出了124項修正案，屬8年來最少，為甚麼呢？其實，是由於主席閣下在過去數年根據《議事規則》把大量無聊瑣碎的修正案削減，又把議案合併辯論及限制辯論時間，從而確保會議得以順利進行。這是市民所欣賞的，我們亦相當認同，可以讓預算案在一定時間內審議完畢，令香港市民可以早日受惠於各項支援措施。今年預算案內容特別包括了一些抗疫支援措施，這是市民需要盡快得到的。因此，反對派議員可能認為，反正無法無了期地"拉布"，那麼不如少做一些吧，但政治表態也必需的。反倒是主席今年"鬆手"了，讓反對派提出52項修正案，比率屬於近年最高，可見政治便是妥協的藝術，雙方抱着互相尊重的態度遵守遊戲規則，自然會有助議會運作。

主席，關於反對派要求削減的項目及他們要求削減的部門開支，我不用猜也知道當中包括特首辦、各司局長的薪酬、警務處處長甚至立法會秘書長的薪酬。明顯地，這些是他們看不順眼的人或部門。反對派口口聲聲說要監察公帑用途，應使則使，但他們為何又要支持暴徒破壞街上的公家物品呢？他們破壞了升降機和交通燈，這些公共設施需要花上數以億元的公帑才可修復，而且公共設施受到破壞，亦使很多市民，特別是一些行動不便的市民感到不便，為何他們又看不到呢？反對派的標準，就是雙重標準。主席，反對派要削減的撥款，其實無需深究。

其實大家都知道誰是始作俑者，他們迷惑年輕人，鼓動年輕人上街和衝擊，但自己卻退縮於後方，是誰說坐牢令人生更精彩？是誰說因被補而感到驕傲？

例如他們口中的"一國兩制"就是中央不理會香港，任由他們將香港弄得民不聊生，任由他們分裂國家，中央也不作任何理會，而他們到英國、美國搖尾乞憐，跪求別國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制裁香港，卻是理所當然，我相信絕大部分香港人也不會認同。他們今天提出大量修正案的目的是想香港"死"、要"攬炒"，最好是人人失業，無法糊口，大量公司倒閉，才是他們追求的目的。

香港市面稍有生氣，假期生意略有起色，街頭暴力、言語暴力、黃色暴力便出現，令生意落空。原因是他們的主子需要轉移視線，推卸防疫不力的責任，為中國製造亂局。看到這些不切實際、幼稚無聊的修正案，我希望反對派認真反省他們的所作所為，回想他們從政的初衷，是否要讓瘋狂失控的政治狂熱弄得自己"人唔似人"。主席，我還想就很多事情表達意見，但我不會用盡發言時間，原因是我想預算案能夠盡快獲得通過。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所有修正案。多謝主席。

主席，我們桌上的文件，羅列"攬炒派"提出的52項修正案，我當然不會逐一讀出。

主席，最近有人提出要"攬炒"，指如將來在立法會選舉取得"35+1"過半數議席的話，便可完全"攬炒"整個議會和社會。

目前的情況完美體現了反對派"叫人衝，自己縮"的"攬炒"態度。

這就是"攬炒派"的整套理論。當然，我相信香港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這段時間經歷過如此嚴峻的疫情，整體社會經濟已飽受打擊。我們在街上不時聽到有人說，現時疫情已導致社會經濟完全癱瘓、停擺。停擺是天災導致的，但"攬炒"卻是人禍，"攬炒派"無視疫情令大家如此慘痛和雞毛鴨血，依然煽動"黑暴"搗亂。

他們把市民的死活拋諸腦後，只顧自己的政治目的，自私自利，更要"叫人衝，自己縮"，上述都是"攬炒派"最虛偽的想法。

因此，藉今天的機會，我認為議員絕對有責任、有必要向公眾揭穿"攬炒派"的惡行和暴行。我反對他們提出的修正案。

這個環節我們討論有關42個總目的修正案。在開始發言前，我想重申，對於今年的財政預算案，我的處理方法有別於以往數年，其中一個最大的分別是我沒有提出修正案。

我的立場是，我認為香港特區政府，尤其在"林鄭"政權管轄下，我們沒有辦法將警隊跟政府完全割裂。事到如今大家都很清楚，"林鄭"就是警察政府的秘書，即她不是行政長官。嚴格來說，她是服膺於警察的執政意志下。所以，主席，我認為這份預算案根本沒有任何空間，亦沒有任何必要提出修正案，原因是這份預算案對於整個管治來說只有一個意義，就是延續"林鄭"的警察政權。

當局透過很多行政方法呼籲市民登記，然後將資料交給第三方服務商，再經郵差派送府上。

昨天發布這個可以重用60次的口罩，今天已超過140萬位香港市民登記。我不知道各位議員或官員如何理解這個數字，我的理解很簡單，140萬這個數字告訴大家，壓根兒香港很容易管治。

一兩個月前，黃之鋒說他有10萬個口罩，他就是皇，得到"黃絲"的掌聲。然後建制派，例如香港工會聯合會有口罩生產廠，他們又得到掌聲。特區政府現在終於有自己的口罩派發給市民，140萬位市民登記，這個數字其實是給特區政府的掌聲。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處在中西夾縫之中。

關於警暴或警察的部分，其實可以用一句說話總結。

在這種情況下，陳茂波司長當然不會推算全年香港經濟會陷入甚麼衰退程度。

我數次的發言至誠地告訴大家，我並非要求大家放下爭拗，神經病，我不可能這樣說，但大家要理解，在未來的中美亂局中，香港如何重新自處？這是香港所有人均要面對的課題。

政府這一刻專注更換班子，但我想告訴政府，這一刻應該準備經濟蕭條下應有的部署，然而我不知道特區政府的官員在想甚麼。我舉例來說，經濟蕭條的局面可能會產生數個後果，希望市民也清楚。

當香港各行各業，尤其是中小微型企業進入完全難以經營的局面下，誰會等待着收購他們？

在第一階段，我們討論領匯如何蠶食香港的公共資產——我並沒有離題——現在的問題是，當領匯上市後，已經逐漸脫離公共資產的運作模式，而老百姓正面對第二浪的危機，即中資機構會將屋邨中的酒樓變為安老院和國際學校，壓榨剩餘的利益。

因為香港會面對進一步的赤化。在平民經濟上，如果在座各位均沒有意識令香港的平民可以在自己的住所附近找到賴以生存和生活的空間時，香港的市面便可能會有近乎九成的企業由中資擁有，這才是香港未來需要面對最直接"揸頸就命"的狀況。主席，我明白你是生意人，如果你理解我的發言，當有一群中資或中產階級在香港與大陸已經面對"進不能攻，退亦不能守"的局面時，我懇請大家思考，本地平民的經濟便是唯一令香港人在中美旋渦下相對能夠固本培元的空間，而這空間透過行政手段已可釋放，當中不涉及甚麼大陸的經濟，或大陸的政治考量，我只希望大家給予一條路，讓一少部分的普羅大眾能夠走。